2017年12月，兩名被控暴動罪......

主席，在會議開始時，我曾詢問主席閣下有關法案的撤回和押後處理，因為《議事規則》只訂明撤回和押後的選項。

2017年12月，兩名被控暴動罪而獲准保釋候審的男子缺席聆訊，因此法庭對他們發出拘捕令。上月有報道指他們已於去年5月獲德國當局給予庇護。

主席，香港的司法獨立及公正，在國際社會上是有口皆碑的。無論在世界正義工程、世界銀行或世界經濟論壇的法治排名，香港均排名世界前列。去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在司法獨立方面，香港在亞洲排行第一，可見香港的司法獨立得到全球認同。可是，近日外國政府高調庇護涉嫌犯罪的香港逃犯，當局有否評估此事件會否令警隊辛勞的調查工作，即時泡湯；令律政司認真的檢控工作，亦見泡湯；也令本港司法獨立及司法機關的形象受到損害？

主席，局長剛才在答覆中指出，香港的司法體系世界排名前列，惟德國依然讓這兩位疑犯獲得所謂的難民庇護。其實，我認為根本就是一個政治考慮。主席，對於德國向這兩名逃犯給予政治庇護，民建聯表示深切遺憾及強烈反對。大家也知這對我們的法治有巨大破壞，無疑是釋放一個信息，即香港法庭不能公平地作出審訊。主席，我相信世界上任何文明國家或民主國家均不會容許掟磚和襲警，亦不會容許公然踐踏法律，更會不容許疑犯畏罪潛逃。主席，局長多番強調行政長官已向德國領事表達不滿及深切遺憾，亦要求索取相關文件，並指會用盡一切方法跟進。我想問當局有否正式向德國領事館提出，要求他們撤回相關庇護的批准呢？

局方會否考慮要求德國正式撤銷該批准？

希望官員作答時能盡量精簡。

主席，上月連場暴雨令天水圍數條鄉村嚴重水浸，水深及腰並有多名村民被困。有村民反映，過去兩年超強颱風襲港期間，他們蒙受巨大損失及生命受威脅。極端天氣日趨頻繁及今年颱風季節將至，令村民十分擔憂。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過去5年，每年渠務署接獲多少宗水浸報告，有多少個水浸位置屬水浸黑點，以及水浸的成因為何；二自去年9月超強颱風山竹襲港以來，政府就改善新界水浸黑點及位處易受海水淹浸低窪地點的鄉村的排洪能力，採取了甚麼措施及其詳情為何；及三過去半年，有否重新檢視及更新新界水浸黑點名單，以及易受海水淹浸低窪地點的名單......
郭家麒議員和許智峯議員，請返回座位，不要阻礙官員進入或離開會議廳。請兩位議員返回座位。
並採取相應防洪工程；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主席，於新界鄉郊地區的排水設施包括天然河溪、人工渠道及管道。一般而言，渠務署和其他相關部門及有關私人業主會按各自的責任建造及保養所需的排水設施。為預防渠道淤塞引發的水浸，渠務署每年在雨季前會聯同相關部門加強清洗公共渠道及管道，並且會透過派發宣傳小冊子，提醒私人業主在雨季前妥善檢查及維修在他們土地上的排水設施。當接獲水浸報告，渠務署會提供緊急支援幫助市民處理水浸問題。

主席，隨着氣候變化加劇，惡劣天氣變得更具破壞力，我們應該多利用創新科技，加強通報機制，提升防洪設施，完善教育工作，培養市民應付自然災害的意識。政府致力發展智慧城市，我想問當局有否進行跨部門合作，利用大數據監察各區水浸風險？

此外，我們也設有"智管網"系統，透過在不同位置安裝感應器來調節水泵，令水管的壓力減少。如果水管滲漏的情況減少，對於防止水浸也有所幫助。

主席，近年數個巨大颱風襲港，我們也看到市區以外的一些郊區和鄉村地方出現水浸，亦造成頗大的破壞，市民也非常狼狽。正所謂防患於未然，我們看到政府過去下了不少工夫，包括興建地下水庫，但在市區以外的地方，近年的水浸情況仍有待改善，我們必須完善各地區的基建設施，例如維修斜坡，檢查排水系統等。就這些問題來說，我想問，正如劉業強議員所說，政府可否設立通報機制，加強各部門的交流？這機制並非只是有效監察香港的水浸情況，而是就一些善後工作來說，例如我們看到上次颱風襲港後，大量樹木倒塌並阻塞道路，但政府連電鋸也不足夠，在工具或設施方面，當局可否加強各部門之間的交流？

目前我們其實已有跨部門的機制，例如在出現風暴或我們預計海面水平上升至某個高度時，其實天文台、渠務署、民政事務總署，以及相關的應急部門已經有互相協調。

林議員也提到颱風"山竹"後的情況，據我了解，保安局較早前已在立法會作出匯報。事實上，因應颱風的情況，我們會有不同的跨部門協調機制，期望未來在這方面能夠做得更好。

主席，水浸固然是由極端天氣造成，但更多是由於部門或相關人士在處理上出現問題所引致。雖然今次的降雨量相當大，達到70毫米，但天水圍是一個新市鎮，其排水和疏水系統本應足以應付，但今次水災卻出現水浸過膝的情況，導致很多居民出入和上班都相當困難。究其原因，原來自颱風"山竹"之後，只清理過樹葉一次，一直至現在5月也沒有再清理過，因而造成渠道淤塞，製造了人為的水災。

第二，政府有否定期清理水渠？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經指出，以上次5月27日為例，天水圍等地區的整體降雨量超過70毫米，但天水圍部分地區更超過110毫米，按照我們的術語，是超過"十五年一遇"的情況，而很多鄉郊管道的設計是以"十年一遇"為基礎，特大暴雨相信是此次出現水浸的主因。就梁議員剛才提出的具體問題，我認同我們要再努力一點。

但是，當中必須進行一些研究，例如水浸是否因為私人土地的情況所引致呢？此外，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如果水浸情況在私人土地上發生，渠務署同樣會入內處理。

主席，今天的質詢是關於在"山竹"之後，政府在防洪工作上的問題。

如何推算未來再遇到類似"山竹"的情況時出現的新水浸黑點？

讓我從兩個層面來解說。目前在全港的雨水排放整體計劃下，還有工程不斷在進行中。

主席，政府近來為加強香港社會應對自然災害的抗禦能力，啟動了為期一年的"晴天行動2.0"，並會舉辦相關的專題展覽、講座、參觀、工作坊、比賽和社交媒體活動等。我們相信這類活動將有效向公眾推廣防備自然災害的信息及簡單的自我保護常識。就此，我想問局長，當局會如何利用"晴天行動2.0"，加強市民，特別是新界村民的防護意識，包括避免溝渠淤塞等？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也提到渠務署會在容易淹浸的位置放置水泵、安裝擋水板及提供沙包。政府會否派專人教導市民如何使用這些設施呢？

具體一點地說，我們現時在不同地區也有一些更積極的做法，例如在鯉魚門便設有一些擋水板，如果當區居民願意，第一，我們是會安裝在指定位置；第二，這些擋水板只須簡單安裝，所以，我們會把它們放置在區內，如果居民願意，例如當發出風暴潮預警時，他們便可以自行安裝。

第四項質詢。

職津處收到申請後，會先輸入申請人基本的個人資料，以發出申請確認通知短訊，然後會與相關政府部門核對申請人的資料、按申請資格進行審批及向成功申請人發放款額。截至昨天6月25日為止，職津處已就超過617,000宗成功申請個案指示銀行發放款額，或由職津處寄出現金支票。就主體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綜合答覆如下：職津處曾接獲約7,000宗關於申請人未收到申請確認通知的查詢，根據電腦系統的紀錄，職津處確定其中約一成的個案屬於沒有收到相關申請。

職津處會根據已輸入的資料發出申請確認通知。如申請人遞交申請表後沒有收到確認通知，可向職津處查詢。部分申請人沒有收到申請確認通知，我們發覺有些是由於申請表格內的流動電話號碼或住址資料不詳所致，也有些是由於職津處人員輸入的流動電話號碼有誤。職津處人員在處理申請人就未收到申請確認通知的查詢時，會與申請人核對所有相關資料，並按需要作出更新，確保日後能順利與申請人聯絡。職津處現時每天約就28,000宗成功申請個案指示銀行發放款項。職津處預計隨着部分工作流程結束，人手可加以靈活調動，而該處人員也更熟悉工作流程，每天可發放款項的個案數目將逐步增加。職津處最近亦有計劃調動部分工序，所以最新的目標是於今年9月底前完成處理所有申請。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表示，預計目標是今年9月底前完成派發4,000元的程序。

另一邊廂，又傳出職津處內部混亂，既有離職潮，又有消息指有人遺失了申請表格等。我想問，連派錢給市民也令市民一肚氣，派得這麼混亂，當局會否向市民道歉？
主席，關愛共享計劃這項所謂"派錢"計劃，本身是一項很複雜的處理程序，因為我們要處理的申請人有很多是用人手遞交表格，當然我們亦鼓勵他們在網上遞交，但我們看到大部分是用人手遞交。

所以，我們已多次就關愛共享計劃的處理程序作出改善，現時的目標已由本來估計的今年12月底，提前至9月底完成有關工作。

主席，近年，投資者越趨重視企業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績效。據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及標普全球評級已分別推出ESG評級及ESG評估，並於企業的信譽評估中加入ESG準則。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一直緊隨國際間就企業在ESG方面的標準及要求發展。我們致力鼓勵企業提升它們在這些方面的工作，並期望透過對上市公司在這範疇上的披露要求，從而提升它們這些方面工作的水平。其中，香港聯合交易所早在2013年已推出了《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為上市公司提供框架，並要求它們每年匯報在ESG方面的工作。

聯交所在今年5月發表了有關檢討《ESG報告指引》及相關《上市規則》條文的諮詢文件，建議進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在ESG方面的匯報責任。此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在2018年9月公布其綠色金融策略框架，透過加強上市公司在ESG方面作披露的一致性和可比性，開拓更多樣化的綠色投資機會。我們就議員質詢的3個部分答覆如下：一因應越來越多投資者重視上市公司在ESG方面的表現，我們留意到國際間的指數編製公司及評級機構都陸續推出這些方面表現的評估指數。在香港而言，恒生指數公司已在2010年7月推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並剛在2019年5月14日推出恒指ESG指數。該指數參照香港品質保證局對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評級的結果，釐定上市公司佔指數的比重，有助為投資者提供一個參考基準，便利他們投資於ESG方面表現良好的上市公司。香港品質保證局對上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評級根據公司在企業管治、環境、社區參與和發展、消費者議題等7個核心指標的表現衡量。

政府會繼續透過聯交所要求上市公司就ESG方面作更全面披露，讓投資者及其他機構有更客觀及準確的基礎評估上市公司在此範疇的表現。二聯交所一直透過要求上市公司須就它們在ESG方面的工作作出披露，從而推動它們提升這方面的表現。聯交所剛在5月發表的諮詢文件亦繼續循此方向鼓勵及要求上市公司改善它們在這範疇的績效。

舉例來說，標準普爾將網絡安全納入管治的其中一環，但明晟及富時羅素則沒有納入這個主題。

主席，港交所自2016年起，要求上市公司每年發表ESG報告，但不少企業只當作例行公事，只求滿足最低的合規要求，故此報告的質素參差不齊，未必能夠從策略角度出發，就公司面對的ESG風險和機遇，以及應對方法作出適當的披露。聯交所早前就《ESG報告指引》發出諮詢文件，當中建議要求企業匯報董事會對ESG事宜的監管、管理方針和策略等，以及評估ESG事宜的重要性。不過，上市公司ESG報告的質素始終是參差不齊，這很可能與公司的資源有關，因為中小型企業的資源可能非常有限。

主席，我們明白議員關注到公司的披露水準，或他們作出披露時是否嚴謹的問題。